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目前《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除控權人外，要有一名符合條件的高級人員出任負責人。如公司出現問題或違規，例如強迫購物、貨不對辦等而被香港旅遊業議會處罰、扣分或吊銷牌照，旅行社控權人及負責人員會互相推卸責任。即使違規投訴成立，由於個人無須負刑責，負責人大不了將公司關閉了事。

不少具備資本的旅行社，為免多次重犯而被重罰，會投資開設多間旅行社，聘請導遊作為公司負責人。為杜絕上述情況，將來新成立旅行社須先向旅遊業監管局繳存50萬元保證金，旅行社亦必須委任1名獲授權代表。如旅行社違反新條例的規定，除旅行社持牌人有可能負上法律責任外，獲授權代表亦可能負上刑事責任，故新條例有助增強阻嚇性。《條例草案》規定，每名獲授權代表須符合特定的資歷要求：中五畢業及具有最少5年的旅遊業管理經驗；或具有最少10年的旅遊業管理經驗。由於獲授權代表要負上較大責任，當然會用心經營，確保公司合法營運、有效管理及控制，這有助提升香港旅遊業的整體質素。第二，關於印花費問題。

政府藉此機會澄清，不管外遊費是出發前或行程結束後繳付，同樣須繳付印花徵費。政府建議旅客在出發前最好先繳付部分團費，以便取得印花。如行程中發生事故，也可憑印花得到賠償基金的保障。

政府接納我提出的意見，擬撥出3億5,000萬元種子基金，透過投資所得，支援日後旅遊業監管局的運作。然而，我擔心政府撥款不足以應付旅監局未來的營運開支。因此，我希望政府將撥款提升至5億元，以增加投資收入，減輕旅監局開支成本的壓力，並有助減低未來增加牌費或印花徵費的機會。我希望政府能考慮我們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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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第2、4至17及19條、第2部的第8分部、第36至39、42、43、44、47、56、58、59、60、62、64、70、75、89、90、108、115、117、120、121、122、128、137、153、163、164、165及167條，以及附表1、5、9、10及11。

此外，陸頌雄議員會就第37、38及39條提出修正案。就各項修正案的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附表，以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修正案的內容載列於已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主席，我現在概述主要的修正案，涵蓋範疇包括：新規管架構下的牌照制度、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定義、旅遊業監管局和上訴委員會的組成、紀律委員會的職能，以及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發布旅行服務宣傳品和送達傳票或通知的相關規定。第一，就旅行代理商的牌照制度而言，《旅遊業條例草案》原文規定所有有意經營旅行代理商的人士必須申請旅行代理商牌照，而發牌機構須在信納該等人士在合適處所經營有關業務下，方會發出有關牌照。任何持牌旅行代理商，如有意在多於一個處所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必須為每個額外處所申請分行牌照。此外，所有單一和額外處所均須滿足特定人手和資本要求。

換言之，持牌旅行代理商可選擇只透過網站或任何其他通訊網絡，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我們亦在《條例草案》中相應地增加了一項要求，即凡使用網站或任何其他通訊網絡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持牌旅行代理商，必須在這些平台上清楚述明其牌照號碼，確保旅客知悉其光顧的網上旅行社為持牌機構。經修訂的《條例草案》亦保留了申請旅行代理商牌照須符合的資本規定、保證金規定、獲授權代表、合適人選等規定。有意經營實體店鋪的持牌旅行代理商，則須為每間實體店鋪申請業務許可證。

第二，旅行代理商業務的定義方面，《條例草案》原文參照《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任何人如代另一人獲取住宿，而有關住宿是擬供該另一人佔用14天或超過14天，即不屬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無須持有旅行代理商牌照。法案委員會主席其後向政府提出，根據現行的《旅館業令》附屬法例，提供住宿而每次出租期為至少連續28天的處所，可獲豁免申請牌照。為確保《條例草案》和《旅館業令》中的規定相符，我們對《條例草案》作出了修訂，以規定任何人如代另一人獲取住宿，而有關住宿是擬供該另一人佔用28天或超過28天，即不屬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無須持有旅行代理商牌照。相關修訂見於第44b及c條。另外，《條例草案》原文將內地入境旅行團定義為由兩名或多於兩名來自內地的旅客組成的旅行團。《條例草案》原文亦規定，任何人士如代任何在內地的人所組織的內地入境旅行團獲取服務，即屬經營內地入境旅行團業務，須受旅監局監管。然而，由於內地的規管制度並無就從內地到訪其他地方的旅行團成團人數設限，我們與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進一步釐清後，對有關條文作出了技術修訂，將剛才提到的成團人數規定刪去。我們亦因應委員的要求，修訂條文，闡明任何人如代任何內地旅行代理商所組織的內地入境團獲取服務，方屬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須受旅監局監管。相關修訂見於第21條、第5條，以及第6、3及5條。

我們聽取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對相關條文作出了修訂，清楚列明28名普通成員中，最少有4名但不超過13名屬業界成員，而在該4至13名業界成員中，應涵蓋不同旅遊業務和規模的旅行代理商及行業前線人員。我們亦對相關條文作出了補充，規定獲委任為普通成員的業界成員中，須最少有1名但不超過3名從事經營外遊旅行代理商業務；最少有1名但不超過3名經營入境旅行代理商業務；最少有1名但不超過3名屬香港旅遊業議會理事會的理事；以及最少有1名但不超過4名擔任導遊或領隊。我們認為，上述組成可令旅監局對行業整體運作有全面的了解。旅議會作為擁有豐富行業規管經驗的商會，日後能作為旅監局與業界的主要溝通橋樑，導遊或領隊代表亦可就旅遊業前線人員的工作情況提供意見。相關修訂見於附表9。第四，上訴委員會的組成方面，《條例草案》原文規定上訴委員團主席在委任成員時，須確保上訴委員會成員過半數為非業界成員。部分委員提議在相關條文中列明上訴委員會中，必須有業界成員，確保能顧及業界的運作情況。因應委員的意見，我們對相關條文作出了修訂，規定上訴委員團主席在委任成員時，必須確保上訴委員團主席及普通成員中最少半數屬非業界成員；以及最少1名普通成員屬業界成員。相關修訂見於第1223條。第五，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的規定方面，《條例草案》原文規定，若某持牌旅行代理商被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該旅行代理商先前與顧客訂立、關乎提供旅遊服務的協議、交易或安排，以及該等協議、交易或安排下的義務和法律責任，並不會被廢止。該旅行代理商理應繼續進行已出發的外遊旅行團的行程、為顧客舉辦外遊旅行團，以及為顧客獲取旅行服務，或視乎實際情況而作出相關的善後安排，以免消費者的權益受損。上述規定旨在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相關修訂見於第115條。第六，宣傳品的發布方面，《條例草案》原文規定，任何人如發布有關旅行服務的宣傳品，該宣傳品中所述的旅行服務必須由持牌旅行社提供，而有關持牌旅行代理商的牌照號碼，亦須在該宣傳品中清楚述明。如有違反任何一項規定，即屬違法。部分委員提出，從事發布或安排發布宣傳品業務的人士未必有足夠法律意識、知識或經驗，判斷個別宣傳品的發布是否合法，因此容易誤墮法網。

另外，任何人如罔顧其所發布或安排發布的宣傳品是否違反上述規定，亦屬違法。就此類個案，舉證的責任在於控方，涉事者無須自證。相關修訂見於第165條。第七，送達傳票或通知方面，《條例草案》原文規定有關通知或傳票須面交有關人士、留在有關人士的通訊地址，或寄往其通訊地址。為了確保《條例草案》與時並進，我們對相關條文作出了修訂，規定如某人並無任何為旅監局所知的地址，旅監局將傳票或通知電郵予該人，亦可視作妥為送達。此外，我們提議刪除《條例草案》第90條和加入新訂的第91A條，以更清楚界定紀律委員會的職能，即紀律委員會可就特定事宜作出一般書面指示，而非考慮及決定如何處理個別個案。除了以上的主要修正案外，我們亦提出了一些行文上或技術上的修正案，以理順行文，確保一致性及清楚說明政府的政策原意。主席，各位議員，我想在此談一談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有關修正案是不必要和不可取的，亦無視現時行業的實際運作。不少旅遊業界人士，包括旅遊業界工會，和我們一樣，都反對陸議員的建議，其中姚思榮議員已代表業界就此表達意見。旅議會、香港註冊導遊協會、香港旅遊促進會、香港導遊總工會和香港導遊總工會五大行業協會亦已就此致函立法會秘書處，表達與政府一致的立場。我必須強調，陸議員的建議對各行各業、全港的勞資關係，以至香港的整體營商環境都會有負面影響，所以有關修正案既無需要，亦不可取，因此我們提出反對。此外，我想特別請各位注意，無論陸議員提出上述修正案的原意為何，如果有關修正案獲得通過，任何人士，如按照正在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人士的指示提供導遊和領隊服務，只要並非受僱於持牌旅行代理商，便不符合《條例草案》中導遊和領隊的定義，便無須向旅監局申領牌照，不受旅監局及《條例草案》監管。換言之，以自僱人士身份為旅行代理商提供導遊和領隊服務的人士，均無須向旅監局申領牌照，但又可合法地提供有關服務。此舉明顯對新規管制度構成重大漏洞，絕非《條例草案》原意。對於陸頌雄議員在未獲業界普遍支持下仍提出修正案，並因此而令最近政府與旅遊業界、保險界及導遊和領隊間經磋商而達致的初步保險安排，可能因修正案而未能達成，工作可能會付諸流水，政府對此表示遺憾。至於陸議員修正案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37條，以使未有安排領隊陪同外遊旅行團的持牌旅行代理商，須以訂明方式向旅行團團員展示訂明資料，我們原則上同意陸議員提議的規管要求，但有關規定可由旅監局透過行政措施訂立，無須在主體法例及附屬法例中訂明。如持牌人違反行政措施，會受到旅監局的紀律制裁，相信已有足夠的阻嚇力。因此，我們認為陸議員所提的擬議修正案並無必要。主席，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反對陸議員的所有建議修正案。如果陸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政府在別無選擇下，只能將《條例草案》撤回。這代表業界之前達成的共識將被推翻，立法會、政府、旅遊業界等眾多持份者，多年來為推動立法所付出的心力和時間，都可能會付諸流水。另一方面，不但前線導遊和領隊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整體旅遊業的規管也不能因此而提升，加以改善，最終受害的是我們旅遊業界，以及整體業界的聲譽。主席，政府擬備修正案期間，已充分考慮法案委員會、業界和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法案委員會對所有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主席，容許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並反對陸頌雄議員提出的所有建議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先回應局長批評我無視業界的運作。究竟是誰無視業界的運作，無視業界"習非成是，'假自僱'成風"的問題？"打工仔"受僱工作，當然應有僱主。然而，現在偏偏很多行業出現一種現象，便是明明雙方是僱傭關係，老闆卻不認夥計，夥計如果發生意外，就得不到任何保障和僱員權益。

勞工處有一份簡單的資料，以比較通俗的方式說明何謂僱員、外判人士或自僱人士。第一，誰人對工作程序、時間及工作方式安排擁有控制權。大家也知道，導遊和領隊透過旅行社獲分配行程景點、路線和旅客。

就大多數的導遊和領隊而言，他們所預約的旅遊巴士，甚至手持的旗幟也是由旅行社提供的。第三，是否須自行經營業務和負上投資及管理上的責任。我未曾聽聞導遊和領隊要負上投資上的責任，又或公司的生意盈虧與他們有關。

其實，我的建議並非希望令業界受到不合理規管，造成不便，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希望大家釐清基本的事實，讓大家有法可依，減少爭拗。僱員既得到保障，老闆也為僱員提供足夠的保險和相關待遇，這樣雙方便沒有甚麼可爭拗。

同時，他們亦得不到《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而這點至為重要。舉例而言，僱員工傷可享五分之四的工資；如看醫生，每天可享300元津貼；如永久傷殘，便根據他的年齡及傷殘的百分比獲得賠償；若員工因工死亡，最高可獲70多個月薪金的賠償。

可是，業界的情況就是這樣習非成是，奉行不良行規。究竟是誰無視業界運作？

至於較早前有人說，有導遊喜歡身兼數份工作，這也沒有問題。

業界可以商量，完全沒有問題。

不就是一間公司為某些人購買保險，例如某間建築工程公司可能長期有若干的工人為其工作，便為該等工人購買保險。

我並非認為《條例草案》一無是處，而是我也覺得這項《條例草案》對業界是有進步的。至於對勞工界的保障，我不敢說沒有，但非常少及有限，所以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第38及39條應強調導遊和領隊受僱於持牌旅行代理商，即彼此是僱傭關係。此外，關於《條例草案》第37條"展示旅行團的資料"的問題，我們強調既要保障消費者，同時亦要平衡員工的工作權。就是說，最低限度參加旅行團的人士，應知悉外遊團有沒有外遊領隊，即我的修正案第372條所訂定，"未有安排領隊陪同外遊旅行團，須以訂明方式，向旅行團團員展示訂明資料"。

所以，立法始終很重要，亦是本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令整項《條例草案》更完善。最後，我們很希望本會同事支持我就《條例草案》第37、38及39條提出的修正案。我們希望消費者有保障，並讓"打工仔"有工作權及遇事時能有保障。

關於兼職領隊及導遊的僱傭問題，我明白陸頌雄議員是一番好意，希望為香港的兼職領隊及導遊爭取權益，好讓他們即使是為不同的旅行社帶團，也可建立僱傭關係。

目前，香港有17,000多名領隊及6,000多名導遊，他們大部分是以兼職身份帶團。

由於小型旅行社每年只有十數團，團量不多，不可能以僱傭形式聘請領隊及導遊，所以只會在有需要時才安排兼職領隊及導遊帶團，以減輕成本壓力。

從兼職領隊及導遊的角度來看，他們亦明白，立法規定建立僱傭關係的建議，會令他們將來在大型旅行社兼職的機會大減，其選擇空間隨之減少，他們只能依靠小型旅行社派團。

兼職領隊及導遊帶團，各有不同目的。

如果按照陸頌雄議員的建議，建立強制性的僱傭關係，我認為根本不可行，亦不是業界大部分從業員的意願。

至於剛才提及的現金援助，是指受保人回港後失去工作能力期間可享有的現金資助，這有別於勞工保險的保障。

但是，大家必須考慮保險內容是否切合兼職領隊及導遊的需要。

就此，陸議員等人應該反思，他們究竟是好心做壞事，還是真正在協助勞工？

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希望勞工界、旅遊業界和旅議會能夠繼續研究如何提供合適的工作保險，保障兼職領隊和導遊，這才是正確方向。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們繼續磋商，而不要糾纏於不可行的事情。

我稍後會再就政府的修正案發表我的看法。

陸頌雄議員在其修正案中，修訂《條例草案》第38條對導遊的定義。根據其修正案，《條例草案》中的"導遊"定義會變成"該人受僱於持牌旅行代理商，並按照正在為該代理商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另一人......的指示，為了向到港旅客提供任何導遊服務，陪同該旅客。"陸議員對領隊的定義，亦作出類似的修訂。陸頌雄議員所提的修正案，是要確立導遊、領隊及持牌旅行社之間必須有僱傭關係。

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到《條例草案》第38及39條才說明導遊及領隊的涵義。

《條例草案》第40條"禁止無牌工作"，而第401及402條亦列明，任何人如無導遊或領隊牌照，不得擔任導遊或領隊。

是願意承擔責任的合約持有人嗎？

如果陸議員要認真處理，可能要在禁止條文增加一個元素，以抹除有關的不確定性。

我們立法時要面對一個問題，便是立法原意是甚麼？《條例草案》當然旨在規管旅遊業界的運作，希望把現時這種所謂"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情況，變成一個有透明度亦可保障業界往前走的制度，這就是其立法原意。

如否，為何沒有在禁止條文寫清楚，而要留下一個漏洞？

主席，我以下的發言，第一部分將會針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對《旅遊業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而第二部分評論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主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修正案，有一部分固然屬於技術性修訂，將一些句子重組等，我們對此當然沒有爭議。但是，我接下來想簡單討論有實質政策影響的修訂。

陸頌雄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37、38及39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陸頌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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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37、38及39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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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局長的第二組修正案，即新訂條文。
新訂的第91A條紀律委員會可作出一般指示。
局長，請動議你的第二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條文。
代理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91A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91A條，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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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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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91A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91A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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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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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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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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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0-2011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時任行政長官提出，要全面規管旅遊業界的營運及規管架構，並展開公眾諮詢，於2011年年底宣布成立旅遊業監管局。近年，我和業界與政府保持溝通，見證了《條例草案》的誕生。《條例草案》今天有望在立法會通過，是業界、政府及議員們共同努力的成果。旅遊市場在數年間發生了不少變化，網上旅行社的興起，影響了整個旅遊業的生態。有旅行社倒閉，消費者的權益因而受損。強迫內地旅客購物屢禁不絕。少數業界人士發起不合作運動，挑戰香港旅遊業議會的規管權力，暴露了旅議會沒有執法權的尷尬情況。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政府若能持開放態度，及時修訂部分條文，有助令條例更切合實際情況。我關注《條例草案》通過後至旅監局正式投入運作之間的過渡期，以及與旅議會的交接安排，尤其是相關人員的安排。希望旅監局能夠優先錄用有行業規管經驗的職員，以助平穩過渡。現時旅議會共有60位員工，試想在過渡期的兩年間，如果員工擔心工作前景不明朗甚至有可能被辭退，他們便難以安心工作。因此，我希望政府考慮這群員工的去向。

最後，我希望未來的旅監局除了要做好監管功能之外，還要多關心旅遊業發展，多支援中小微旅行社。

我希望基金能夠用得其所，幫助香港旅遊業及旅行社持續發展，提升香港旅遊業在區內的競爭力。我支持《條例草案》三讀通過，祝願旅監局順利成立，盡快投入運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藉此機會多謝全體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亦特別多謝姚思榮議員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所做的工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旅遊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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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旅遊業條例草案》。

有意就這兩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第一項擬議決議案。

因此，如果香港稅務局知道原本為防止逃稅而索取的資料可能用於反恐調查時，香港稅務局未必會批准那些資料由芬蘭的稅務局轉移至芬蘭的警署，任讓他們使用香港人的稅務資料。

情景二是，如果香港的警察或海關想調查恐怖分子，便須向香港稅務局索取資料，以調查任何人在香港的恐怖活動或外國人在香港的稅務活動。他們如要索取香港稅務局所持有的稅務資料該怎樣做？

只有在調查反恐、洗黑錢、嚴重罪行及毒品等嚴重案件時，香港的警察或海關才能向香港的法院提出申請，要求稅務局局長交出稅務資料，讓執法機關展開調查。

他們必須向香港的法院申請。

如果我能夠成功廢除有關命令的話，希望可以迫使政府採用正當的方法，利用法院保障市民的權益。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第一項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各位委員的積極參與，以及立法會秘書處的協助，令兩項命令的審議工作得以完成。政府作出兩項命令，目的是落實香港分別與印度及芬蘭已簽訂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我希望議員反對涂謹申議員的兩項議案，讓該兩份協定盡早在香港生效。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積極與香港的貿易及投資夥伴簽訂全面性協定，以減輕香港企業的稅務負擔，同時鼓勵外地企業在港投資，加強香港與其他地區的經貿聯繫。計及印度及芬蘭在內，香港現時已經與40個稅務管轄區簽訂全面性協定，我們會繼續積極物色合適的磋商夥伴，以期在未來數年內使全面性協定的總數能增加到50份，進一步擴展網絡。印度是香港第七大貿易夥伴，而芬蘭則是香港在北歐首個全面性協定夥伴。早日落實兩份全面性協定，可讓商界和社會受惠於協定帶來的經濟效益。印度和芬蘭已分別完成其批准協定的程序，港方的兩項命令通過後，這兩份協定的雙重課稅寬免措施最早可由2019年4月1日開始的課稅年度生效。香港在商議全面性協定時，採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聯合國2012年的稅收協定範本為藍本，以符合國際社會的最新要求。其他稅務管轄區亦普遍採用這些協定範本。與印度及芬蘭簽訂的全面性協定是香港首兩份根據經合組織最新要求，容許將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用作有限的非稅務用途的全面性協定。有關條文以往是經合組織稅收協定範本的非強制性條文，但自2012年起已成為必要的條文，反映國際社會把稅收協定交換所得的資料用作非稅務用途的共識。香港與印度及芬蘭簽訂的全面性協定容許有關用途，與現時國際社會的要求一致。特區政府十分重視資料交換機制下的資料保密，並致力確保嚴謹遵行有關機制。首先，資料交換必須為稅務目的而進行，而且不得提出打探性質的資料交換要求。香港稅務局絕對不會受理任何純以非稅務為由提出的資料請求。提出交換資料請求的一方在獲得資料後，如果希望進一步使用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作非稅務用途，必須先取得提供資料一方的同意。在香港，稅務局收到有關請求後，會諮詢相關執法機關及律政司，並只有在相關政府部門不反對的情況下，才會同意協定夥伴的請求。按照香港法律，稅務資料只能用作有限的非稅務用途，是在3方面，即追討因販毒、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及恐怖主義而產生的得益。香港的全面性協定夥伴必須亦有相類似的法律容許稅務資料用於上述指定的非稅務用途，才可利用與香港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作相同用途。即使全面性協定夥伴的法律容許將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作其他用途，但如果超出了香港法律所允許、剛才提及的3個範圍，香港稅務局也不會批准有關請求。涂議員認為政府應要求協定夥伴透過其他現有渠道，例如刑事司法協助協定，尋求香港就刑事事宜上的協助。政府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已多次清楚解釋，不論全面性協定或刑事司法協助協定均不會妨礙協定夥伴根據其他協定、安排或慣例提供協助。因此，全面性協定和刑事司法協助協定是獨立分開的機制，兩者均按其法例和機制運作，即根據《販毒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聯合國條例》，只限於追討因販毒、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以及恐怖主義產生的得益。這與在本地法律制度下及根據《稅務條例》所作的資料交換，屬兩個不同體制，不能混為一談，而《稅務條例》下的資料交換亦有嚴謹的處理方式。涂議員認為香港的協定夥伴如需取得資料作非稅務用途，應該由司法機構處理有關請求。我理解涂議員的關注，但我必須指出，香港與印度及芬蘭簽訂的全面性協定所包含的交換資料條文，與經合組織最新的稅收協定範本一致，符合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有嚴謹有效的實施機制。如果香港原則上拒絕根據全面性協定將已交換的資料用作有限度非稅務用途的要求，我們不僅違反國際現行普遍做法，也會嚴重影響其他地區將來與香港簽訂、甚至商討全面性協定的意欲，窒礙香港拓展全面性協定網絡和加強對外經貿聯繫的工作。香港分別與印度和芬蘭進行了歷時近10年的談判，成果得來不易。如果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獲通過，該兩項協定將無法在香港生效，我們預期印度和芬蘭不會願意與香港重啟談判，更不會接受偏離經合組織要求的安排。多年努力的成果，以及兩項協定可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都會付諸東流。因此，我懇請議員反對涂謹申議員的兩項議案，讓香港與印度和芬蘭簽訂的全面性協定盡早生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表示，香港稅務局局長既不是司法架構的一部分亦不是法官，怎可能他說沒有問題，就把一些稅務資料交給外國人作非稅務資料的用途呢？公道一點說，局長曾就這方面作出少許回應，他說不單稅務局局長，稅務局某些人員亦會徵求律政司的意見甚至批准。

正如涂謹申議員剛才三番四次重申，在法律原則之下，政府有保護市民的責任。

第二，我理解涂謹申議員的憂慮，因為今時今日，老實說，"一國兩制"已蕩然無存，法治也受到衝擊，我們對政府的信任水平也越來越低，要像以往一樣毫無保留地信任政府，實在頗為困難，這是事實。

大家都知道，香港主張守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礎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基本法》，但國家外交部發言人說，《聲明》是一份歷史文件，可以不予理會，《聲明》的締約國也無權詢問，批評那是干預國家內政。

然而，我們擔心這些曾獲國際社會認定的協定，可能會無聲無息地不被重視。這是不可行的，因為香港仍要生存，商界也要生存。

《香港政策法》清楚訂明，香港要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而香港獨特的制度包括司法、行政及立法獨立。

我們不單遵守香港法例，也遵守國際協議及國際法。

所以，我誓死捍衞這些協議，因為不可以......

我們也不想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或對手，指明"香港已死"，不遵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因而把香港排除在外。

為何大陸高官的子女要來港？

因為一方面，我覺得政府現在這樣做，就關於印度的協定而言，是有利一群世世代代在香港居住及做生意，而其業務是與印度有關的族群。

為甚麼現在才與印度簽訂全面性協定，劃分香港與印度的徵稅權，並訂明各類收入的稅率寬免？眾所周知，香港與印度甚有淵源，自開埠以來，印度族群已在香港擔當着很重要的角色。印度族群在香港營商，亦參與很多慈善事業，在香港、中國內地及印度之間建立起貿易網絡，因此印度族群對於協助香港成為國際貿易中心是功不可沒的。由於印度族群長期以來遊走於印度、香港及中國內地之間，因此不少人或其家族在香港及印度均有業務。如果沒有簽訂這項全面性協定，正如參考資料摘要第5段所述，印度或芬蘭居民在香港賺取的收入會同時被香港及當地徵稅，香港公司透過設於印度的常設機構經營業務所得的利潤，如果源自香港，也可能須同時在香港課稅。因此，如果廢除了這項命令，不排除一些在印度和香港也有業務，對香港作出貢獻很多年的印度朋友的公司，仍會面對雙重課稅，對於他們頗為不利。

根據政府當局所述，《印度協定》及《芬蘭協定》是香港首兩份容許將交換所得資料作有限非稅務用途的全面性協定。鑒於特區已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分別與印度及芬蘭訂定相互法律協助安排，涂謹申議員對於容許請求方將透過全面性協定交換所得的資料作非稅務用途，而不是通過相互法律協助已有的制度的做法，深表關注並提出反對。他認為這樣等同削弱有關當事人根據第525章所獲得的法定保護。涂謹申議員的疑慮，政府至今未能釋除。政府當局不斷解釋，如果不訂立這項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文，便不可能有一項全面性協定，又指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安排與相互法律協助協定下的相互法律協助安排，是兩個獨立分開的制度，又承諾稅務局非常重視防止任何濫用根據全面性協定交換所得的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情況。但是，我十分認同，政府的答覆不是很確切和有點虛無，難以令我相信當局能夠防止印度或芬蘭濫用這些屬於香港的稅務資料。更嚴重的是，正如涂謹申議員所說，假如外國執法機構有意將已獲得的稅務資料用於非稅務用途，只須向香港稅務局提出要求。

涂謹申議員無疑是很精確地分析了這兩項協定的潛在風險。但是，我想補充一點：如果這項協定獲得落實，將會立下一個極壞的先例，而這個先例的影響還可以不斷擴展及延伸。我們首先看一看參考資料摘要的附件F，即與香港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地區或國家的資料。現時共有40個地區或國家與香港簽訂了全面性協定，即交換稅務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款不會出現在這40個國家當中，包括中國內地也不能與香港政府交換稅務資料作非稅務用途。但是，我們憂慮的是那些仍未簽訂協定的國家及地區有超過100個，當中包括甚麼國家呢？包括一大批法制相對地不健全，但又是在"一帶一路"下重點籠絡的國家，例如孟加拉、剛果等。當局曾指出，《印度協定》和《芬蘭協定》是首兩份容許將交換所得的資料作有限的非稅務用途的全面性協定。

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一帶一路"下中國想籠絡的國家，看到今天香港政府可以與印度及芬蘭達成內有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條款的協定，亦可能會迫使香港政府簽訂包括類似條款的協定。我不知道政府屆時會否有甚麼任務，以致不得不簽訂包括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條款的協定了。可能有人會問，如果衡量過避免雙重課稅的得益和交換資料的損失後，認為得多於失，在全面性協定下加入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款又有何問題呢？即使有市民覺得這項安排不妥當，想提出司法覆核，指這些安排侵犯私隱，他們亦可能要達致相稱的驗證準則——近期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也經常採用這項準則，即衡量在數方面是否有合理的目的和合理的比例來推行某項政策——當然，我其實不想看到這種事情發生。我覺得這項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安排對香港，甚至是中國內地構成的影響、損害及風險是大於得益的。我覺得最大的風險可能是損害商界的信心。如果我們今天與印度和芬蘭訂立了這些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款，日後又打算與其他我剛才提及的100個國家簽訂類似的條款，而該等國家的政府及香港政府可以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將香港的稅務資料交予外國政府作非稅務用途，然後這些非稅務用途又損害到香港居民在外國的權益，而這些香港居民屆時才知道他們的資料在未經他們同意下被移交，如果這些居民向國際媒體揭發事件，會否影響外國人在香港投資的信心呢？更嚴重的是，我們都知道印度是發展中國家，其法制與香港有差異，貪腐也相當嚴重，而日後政府又可能與更多法制更不健全及貪腐更嚴重的"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簽訂有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條款的協定，該等政府在向香港政府索取資料時，可能會提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在獲得資料後卻可能會濫用該等資料。即使受害者知道自己的資料被濫用，向香港政府投訴及追究，但我不知道政府可以做甚麼，還是會說無能為力？

說到底，並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制度，可以防止交換了的資料被濫用。因此，我可以作這樣的比喻：這項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款，是讓印度、芬蘭及其他日後有可能簽訂協定的國家合法地好像黑客般走入香港的資料庫，在未得香港居民同意下，獲得這些屬於私隱的資料。如果商界知道這項條款的嚴重性，他們可能會覺得，避免雙重課稅所節省的稅務負擔未必及他們失去私隱所帶來的風險嚴重。在更極端的情況下，這項條款可能會傷害香港，甚至國家的利益。眾所周知，印度今天可以和你友好，明天卻可以和美國友好，而且越走越近。有很多國企及中資企業在香港與印度也有業務往來。如果美國找到這些在香港及印度也有業務的國企的"痛腳"，大可以叫印度根據這項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款，向香港索取該等在印度及香港均有業務的國企或中資企業的資料，再轉交美國。這種情況會否出現，還是我杞人憂天？所以，這項條款是存在一些涉及香港，甚至國家利益的財務機密被另一些國家取得的風險。如果這些條款存在於日後與其他國家簽署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中，這些國家也可能與第三個國家交換香港居民的稅務資料，尤其是交換在香港營運的國企及中資機構的稅務資料。這對中國擴大影響力的大戰略是否有利呢？況且，香港即使在交換資料後，知道對方將香港居民及公司的資料交予第三個國家，也會面對相同的問題：無力追究、無力阻止。由此可見，這項條款可能會打開一個缺口。最後，我覺得這項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條款是沒有必要，亦存在極大風險的，既不保障香港居民，亦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風險。既然在過去簽訂的40多項類似的協定內也沒有相關條款，我覺得政府應該重新考慮及商討可否取消交換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安排。在現階段，我唯有暫時犧牲印度族群在香港和印度的利益，令他們可能要繳付雙重課稅了。我支持涂謹申議員廢令的決議案。

主席，從背景上而言，我相信簽訂雙重課稅寬免協定一直是特區政府積極進行的工作。正如剛才多位同事提到，簽訂雙重課稅寬免協定有助減輕營商人士的稅務負擔，增加他們在香港繼續營商或擴展業務的誘因。

主席，我也想指出，我留意到剛才有同事和局長也特別提到《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涂謹申議員或許也有提及。當然，《條例》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然而，《條例》第4條其實提到，執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安排時，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可基於不同原因拒絕批准。

如果我們不做好自己，我擔心會落後於其他地區，包括一直非常積極與香港競爭，吸引國際資金進行商業投資的新加坡。事情不進則退，你不做別人便趕着做，我不希望香港落後於人。因此，我很希望這兩項命令能順利通過，向國際社會釋出一個信息：香港是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亦絕對配合國際做法，無論是打擊稅務規避、建立方便的營商環境或打擊恐怖主義，我們都緊跟國際規矩。

剛才聽了多位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他們提及的數個問題是我個人比較關心的，也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能夠回答，而我會視乎局長稍後回答的內容來決定我的投票取向。第一個問題是，究竟政府現時建議的安排，即由稅務局局長把關，然後再徵求律政司的法律意見這安排較為合理，還是涂謹申議員最初提出要經過司法體制判定究竟是否容許對方取得稅務資料這做法會較為合理呢？

可是，對我來說，律政司並不等同於司法獨立。律政司是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可以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箝制人民的自由。大家可以看到，從"DQ"事件或各宗律政司代表政府進行司法覆核的案件中可見，律政司可以成為政府的代表，而既然它可以成為政府的法律代表，它便可發揮很多國家機器所擔當的角色。如果是這樣，究竟哪一種做法較為合理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相信這兩個問題是我們決定究竟由稅務局局長及律政司把關，還是由法院把關會更為合理？

他們說香港是一個世界不同利益的人也有機會前來進行一些爭奪的地方，他們是為自己的國家或勢力的利益而來港做不同的事情。自殖民地政府開始，一直以來如何持守香港地位呢？正正便是透過法治來作為權衡各方利弊。法治能夠建立，便等於不同國家勢力在香港能夠取得其應有的公義，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所持守的，但當然，直至現在2018年，香港已淪落不少，但香港在這方面的地位應該繼續維持。當然，我要重申，在香港現時的局勢下，維持與國際間簽訂協定或取得更多國際協定對香港是有益處的。

他認為，這種做法會嚴重損害涉事人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下所獲得的保障。相關小組委員會審議該兩項命令時亦曾質疑，既然現時香港與印度及芬蘭已設有相互法律協助安排，為何當局仍要另闢蹊徑，在全面性協定中容許印度和芬蘭政府利用從香港獲取的稅務資料以作非稅務用途？

因此，在現行相互法律協助安排下，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權力向印度及芬蘭的執法當局提交任何稅務資料。

如果香港拒絕這樣做，不僅有違國際社會的共識，更會削弱其他國家或地區將來與香港簽訂全面性協定的興趣和意欲，損害香港日後拓展全面性協定網絡和加強對外經貿聯繫的工作。香港與印度及芬蘭就全面性協定的談判歷時近10年，兩國政府均已各自完成批准全面性協定的程序。一旦涂議員的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相關協定將無法在香港實施，印度和芬蘭政府亦不會與香港重啟談判。

首先，香港需進一步擴展與全球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全面性協定網絡，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2012年後，容許各國將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有限度地用於打擊販毒、有組織和嚴重罪行以及恐怖主義等非稅務用途，這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及要求。如果香港拒絕滿足相關要求，只會被國際社會孤立，枉費特區政府多年來的努力。

早前有印度的恐怖主義分子在香港犯案及籌集資金，正是一例。而且，全面性協定有稅務局、律政司及執法機構把關，不會讓香港居民的稅務資料被印度及芬蘭當局任意挪用。因此，我和民建聯都支持這兩項命令。謹此陳辭，我和民建聯反對涂謹申議員要求廢除兩項命令的擬議決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香港目前已經簽訂了40份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包括分別與印度和芬蘭簽訂的兩份全面性協定。

一直以來，香港謹慎處理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以保障市民的私隱和資料的保密性。容許將根據全面性協定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用作有限度非稅務用途，是國際稅務合作的現行要求，並非香港主動或單方面提出。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有需要與國際社會接軌，非自行制訂本地機制而摒棄國際慣例，否則將嚴重影響、甚至妨礙香港拓展全面性協定的網絡及加強對外經貿聯繫的工作。我們察悉涂謹申議員對相關程序和機制的關注。稅務局一直以來嚴格把關，確保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要求必須首先為稅務目的而提出，任何純粹以非稅務用途為理由提出的資料請求均會被拒絕。稅務局日後亦同樣會按照嚴謹的機制，處理協定夥伴提出進一步使用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申請。

我相信這規定能使香港既可履行國際稅務合作責任，又能充分保障市民私隱，是合理、可行和適當的做法。剛才涂謹申議員和幾位議員對程序會否被濫用表示關注。我在剛才就此兩項決議案作出的開場發言時已提到，所索取的資料如超出香港法律允許的範圍，香港稅務局不會批准有關要求。稅務局局長在處理協定夥伴將稅務資料用作非稅務用途的請求時，必定會諮詢律政司的意見。這個做法已詳細載列於稅務局的部門指引。稅務局亦已確認，在處理有關請求時會遵守指引。此外，議員亦就當局有否把關——即有否監察協定夥伴如何使用有關的稅務資料——而提出疑問。

我想強調，若香港認為請求方未能遵從資料交換條文中有關交換所得資料需予以保密的規定，可中止提供資料交換條文下的協助，直至請求方保證會切實遵從該等規定為止。而在極端情況下，香港可以中止有關的全面性協定，並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有關個案。另外，涂謹申議員亦對《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下的相互法律協助安排，與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安排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一些意見。在小組委員會討論期間，政府的同事已清楚解釋，相互法律協助安排與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安排是兩個獨立分開的制度，而相互法律協助安排現時亦沒有法理基礎處理稅務局擁有的資料。因此，稅務局沒有理據要求印度和芬蘭透過全面性協定以外的其他渠道，提出把從香港取得的稅務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請求。

主席，我們今次提交立法會審議的命令，旨在落實香港分別與印度及芬蘭簽訂的全面性協定。這兩份全面性協定符合國際普遍採用的稅務合作安排，也會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我們懇請議員反對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兩項決議案，讓這兩份全面性協定早日落實。

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發言答辯。

對於立法、仔細研究法例，以及整個大局，我也重拾熱情。主席，或許我得先讚一下自己——我很少這樣做的。

第二，我將在12月應邀參加一個有46個國家和地區出席的國際會議，會議正是關於反恐、反洗黑錢、反電子黑客入侵等罪行的協議。

其實，經合組織尊重各地方、國家和締約司法管核區，如果締約雙方的其中一方是不容許的，經合組織並不會強迫締約雙方必須簽訂協議交換資料。何謂法律所容許呢？

事實上，有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如果稅務資料須提交本身的執法機關，便須向法院申請；如果交給其他國家的執法機關，一是不容許，即使容許也要向法院申請。

由於該等條例已容許執法機關——我且以香港警察為例——向法院申請索取稅務資料，當局可以仿效該機制，當對方稅務局向本港稅務局局長查詢時，本港稅務局局長即為申請一方，由律政司代表向法院提出申請，待取得資料後，便經稅務局局長向對方提供，這便可以了。

因此，我重申我支持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以避免雙重課稅。我支持經合組織可在某種情況下，把稅務資料用作非稅務用途，尤其是涉及反恐事宜。然而，對於我們行之有效、由法院把關的要求資料程序，我不支持放寬及放鬆。

現在先表決涂謹申議員的第一項議案。

主席，我和你也是同一世代的人，你諒必記得，我們小時候，香港有很多木屋區，因為戰後有很多新來港人士，但香港並無足夠的平價房屋供他們居住，所以，他們要居住在木屋或寮屋。直至1953年石硤尾發生一場大火，政府才開始興建廉租屋。然後在1970年代，政府推出10年公屋計劃，於是大量清拆木屋區和寮屋區，幫助基層和低收入人士上樓。但是，由於建屋需時——主席，不知你有沒有留意到——當時香港設有一些臨時房屋區，我知道九龍有很多。但因為市民須輪候上樓，他們在這些臨屋區"臨時"居住了十多二十年，政府好不容易透過不斷發展新市鎮，造地建屋，將這些木屋和寮屋居民安排上樓，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環境。但可惜的是，過去10年，前兩屆政府造地及興建公屋和居屋的工作停滯不前，導致今時今日仍有大量市民輪候公屋，被迫住在"劏房"。我手邊的數字顯示，現時有超過15萬個家庭和117,500名單身非長者人士正在輪候公屋，輪候時間長達5.5年，創近19年新高，而這些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只可以蝸居"劏房"。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年初公布的數字，全港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其中三成住客是25歲以下的青年，反映"劏房"問題非常嚴重。

早前一個名為"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組織訪問了368個住戶，發現他們的平均每月租金達4,506元。

"劏房"造成很多衞生、擠迫和火險的問題。有團體指出，有些"劏房"的人均居住面積僅為49.6呎，與一張乒乓球桌的面積相若，而且多數"劏房"均缺乏窗戶或通風系統，"上床下廁"，不單生活條件極為惡劣，租金高昂，租約亦沒有保障，住戶經常遭業主濫收水電費。此外，主席，悲劇亦經常發生。我手上的資料顯示，去年2017年，有9宗發生在"劏房"的火警，其中有獨居人士被發現燒死在床上。今年7月，深水埗汝州街有一對新婚夫婦，因為住在"劏房"，生活空間有限，產生爭拗，很不開心，結果丈夫吊頸自殺。今年8月，在葵涌一幢工廠大廈，竟然有3名"90後"青年在"劏房"——該"劏房"並非作住宅用途，而是用作工作室——玩磷粉，結果這3名青年燒死，真的非常可悲。在9月，深水埗鴨寮街亦有"劏房"因電線短路而發生火警，"劏房"居民狼狽逃生。

我在2016年參選的時候，曾探訪一些"劏房戶"。

我當時提出，不如由政府自己提供"劏房"，政府可購入整幢工廠大廈，是空置的也好，是改裝的也好，只要統一業權便行。

我相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我有類似經驗，亦曾探訪這些"劏房戶"。我很高興看到她在今年的施政報告第72段第3項表示"容許活化工廈可提供過渡性房屋。具體來說，業主如利用已經或即將整幢改裝位於'商貿'、'商業'、'綜合發展區'及'住宅'地帶的工廈作非工業用途，並在改裝後將整幢或部分樓層用作過渡性房屋，政府會......免收......地契豁免書費用"等。

陳帆局長告訴我，有些非政府機構會協助安排，做好改裝及裝修後，便會租給正輪候公屋或居於"劏房"的人士。這當然是一項德政，但即使政府牽頭提供過渡性房屋，仍不足夠，因為市面仍然有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

局長——蘇教授也在席——請不要告訴我，政府提出租管，是干預自由市場，因為政府早已推行租管。

《業主與租客條例》當年已經引進數種租金的概念，其中一種稱為"准許租金"，另一種稱為"市值租金"，還有一種稱為"標準租金"。此外，亦設有租約管制，訂明在甚麼情況下必須續約，以免住客受到剝削；而且有爭拗時，可入稟土地審裁處。所以，這些全部都做得到，並非干預市場。如果政府今天為"劏房"實施租管，管制租金的水平和加幅，並為"劏房"租戶訂立標準租約，便功得無量。新加坡早於2012年已經公布新法例打擊"鞋盒屋"，聽到也令我們羨慕。

很多人也以為，不適切住房一般位於舊區，例如油尖旺或深水埗等唐樓林立的地區，但我想指出，由於房屋供應短缺，現時"劏房"已開始在中產區出現，就是一些中產"劏房"。換句話說，基層市民要與中產市民爭奪"劏房"。美孚新邨，甚至荃灣的一些私人屋苑，其實亦正面對"劏房"問題。

現時分間樓宇單位的人均居所樓面面積是5.3平方米，但其他類型樓宇的數字，例如私人樓宇，是18平方米。分間樓宇單位的卻只是5.3平方米。就此，政府統計處曾對分間樓宇單位進行調查，收集租戶對居住環境等方面的意見，結果顯示38%的受訪者表示對居住環境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44%的受訪者則認為環境一般。

而且，這群居於"劏房"的市民完全沒有議價能力。

在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期間，"劏房"每月租金中位數上升了148.4%，較一般私樓的升幅81.8%高出很多；而"劏房"的租金中位數是4,500元，高於全港家庭住戶的每月租金中位數2,180元。至於民間機構公布的"劏房"租金綜合指數，在2015年是350.5，今年已經升到411.3，在3年間增幅超過兩成。現時不少"劏房"的呎租已經高達80元至90元，一間"劏房"的呎租有可能較一個將軍澳中產單位的呎租為高。

另一方面，我在修正案建議提供租金津貼幫助基層市民。當然，政府多次強調，推出租金津貼不會令租戶得益，只對業主有利。

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很多時候租住"劏房"不簽租約、不打釐印。業主可以對租客說：下個月或兩個月後加租500元，你租不租？

此外，我的修正案也提到過渡性房屋。

可是，現時的做法，無論資源或覓地等，全靠非政府組織自行籌劃。因此，我們建議成立過渡性房屋專項基金。政府應支援興建過渡性房屋，而且要投入資源和人手，最重要的是協助覓地。

這些故事聽起來好像很荒謬，但其實每天也在舊區發生。

因此，主席，我今天非常歡迎葉劉淑儀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因為當中提出的內容及方向絕對可以協助基層住戶，特別是"劏房"租戶。我們大致認同原議案建議的方向，但我認為有數個方面可以再作思考，而相關建議亦可表達得更明確。分租單位確實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亦見於英國、澳洲以至加拿大等歐美國家，而這些地區均設有一套法規管理這類租住房屋。既然原議案建議參考海外地區的做法，我們認為不如多參考數個地方，看看其他地區的發牌制度如何運作及有何好處，因為每個地方也可能有各自的優劣。我初步參考了數個地方的發牌制度，當中確實有些措施可以加強對租客的保障。舉例而言，當局會規定最小的居住面積、有書面及特定規格的租約、提供合乎規格的消防設備、出租住所位於特定地區，甚至管理者也要通過某類品格審查。這些發牌條件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似乎頗有效，可以幫得上忙，但我同時亦有點擔心。

如果參考英國的做法，我非常擔心大部分"劏房"根本無法取得牌照，屆時"劏房"租戶也不知要到何處容身。然而，主席，我並不反對就"劏房"研究制訂規管機制，包括原議案提及的發牌制度。雖然當局在2013年曾就《長遠房屋策略》進行公眾諮詢，而其間亦曾就"劏房"發牌及業主登記進行討論，但這並非當時相關策略的討論重點。事實上，現時的"劏房"問題不只牽涉租金水平，擠迫情況以至居住環境問題均遠較2013年嚴重。因此，當局應積極參考海外經驗，就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營辦方式進行研究，而重點是研究不同規管方式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劏房戶"的影響，以確立一套最適用於本地實際情況的政策。當然，在研究如何規管"劏房"的同時，我認為有些工作可以首先進行，包括數位議員剛才不斷提出的3點，即租務管制、租金津貼及過渡性房屋。

我們認同原議案針對"劏房"提出租金管制以限制租金升幅的建議，但根據經驗，"劏房"居民不但擔心加租，更害怕被迫遷。他們經常被迫遷，而每搬一次也要花一筆錢，又要面對新環境。因此，除了租金管制外，其實更要研究如何管制租約和租期，以保障租戶有相對穩定和合理的租期。根據官方的"劏房"調查，現時"劏房"租金平均佔租戶收入超過三成。相比之下，公屋租金平均只佔租戶家庭收入的9%，即三成對9%。同為基層住戶，為何"劏房戶"要承受如此沉重的租金壓力呢？在這種情況下，單單實施租金管制確實難以紓緩"劏房戶"的壓力。因此，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呼籲當局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劏房戶"提供租金津貼。局長，政府上星期公布了《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我今次引用該份報告，重點不在於提出貧窮人口已上升至138萬。當然，在這138萬人中，很多人也住在"劏房"。然而，我想特別提出的是公屋對扶貧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為公屋有助紓緩貧窮住戶的住屋負擔。如以現金折算，公屋每月平均的福利轉移達3,700元。我明白公屋是"劏房"問題的最終答案，但話說回頭，現時公屋的輪候時間長達5.5年，其實真的不知要等多久。

我相信如租金加幅有政府把關，當局亦不會容許業主任意加租，蠶食政府的租金津貼。

我希望政府有為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以真正協助身處水深火熱的"劏房戶"。

主席，政府的房屋政策失效，公營房屋的供應量嚴重落後於需求，令私人市場的樓價和租金大幅攀升，基層市民則越住越小、越住越貴。在過去10年間，本港的住宅物業租金指數由2008年的120.5急升至今年同期的196.3，上升76點。實用面積少於40平方米的小型單位，租金竟然上升近1倍，"打工仔女"的工資升幅卻遠遠落後。根據政府在2017年的估算，現時本港有超過9萬名"劏房"住戶，他們生活於極為狹窄及惡劣的環境中，不僅要忍受高昂的租金，還有惡劣的環境，所以他們的目標只是等待"上樓"，但可惜遙遙無期，令他們須倚重私人市場。不過，正如剛才所說，私人市場的情況非常惡劣，社會上因而出現要求重推租務管制、立法保障租務權益的聲音，但政府卻不肯做。

因此，要解決因房屋供求失衡而引致的租金上升問題，持續增加房屋供應方為根本之道。主席，沒有人會反對這種說法，但問題是政府能否真正做到增加房屋、解決失衡呢？大家可以看到，在過去10年，公屋的建屋量一直滯後。

在此情況下，未"上樓"的基層市民陷入私人租務市場當中，可謂苦不堪言。特首"林鄭"上場後一直擺出一副關心基層的態度，但她對住屋問題的政策卻令人感到失望。在今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我們看到能夠惠及基層的住屋政策實在不多，即使有亦只是一些"炒冷飯"或過渡性的房屋政策。

至於組合屋或活化工廈則尚在研究階段，進度十分緩慢。主席，其實我已多次提出，政府有錢、有土地，大可仿效港英年代設立臨時房屋區，提供單位予公屋輪候冊上的基層市民入住。由於市民會在入住一段時間後"上樓"，流動性很大，因此可透過不斷流轉去解決居住問題，可惜政府偏偏不肯做。房屋政策嚴重失效，增建公屋和增加過渡性房屋這兩條路目前亦不暢順。既然如此，政府更應推出具體的中短期措施，解決基層市民目前面對租金高昂和租住權不受保障的問題。民間團體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日前發表調查報告，發現近九成半基層住戶認為現時的過渡性房屋未能減輕居住負擔，而且有七成受訪者支持設立租務管制。主席，由此可見，重推租金管制和租住權保障是目前社會上呼聲最高、最有效的方案，可惜政府堅決不肯做，同時又沒有替代方案，實在令人極為失望。政府多次表示，不宜介入私人租務市場，但事實上，本港過去曾多次實施租務管制，以及就租住權立法，最早的例子可追溯至1921年，當時內地難民湧港，引致房屋短缺，因此政府制定《租務條例》，以遏抑租金飆升。及至1926年經濟轉差，房屋空置率上升，政府遂撤銷租務管制。不過，到了1970年，由於各類住屋供應短缺，租金上升，當局因而再次制定《加租管制條例》，限制租金飆升，兩次立法均具有這項目的。

很可惜，這些法例先後在1998年和2004年撤銷，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樓市低迷，市場上有大量出租單位，加上政府希望藉放寬租務管制，鼓勵市民置業，所以撤銷這兩項條例。然而，本港現時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已經改變，市場狀況明顯與當時相反，即是市場需求過大而供應嚴重不足，樓價和租金節節攀升，基層市民可謂叫苦連天，當時撤銷租務管制的環境早已不復存在。相反，私人租務市場失控、租金飆升、可負擔房屋短缺等問題接連湧現，重推租務管制的環境再次出現，但現時政府仍不重推租務管制，反映了政府只是在逃避責任。在樓價瘋狂的今天，租務市場上的業主及租客關係極不平等，業主的行為毫無限制，不但可以隨意大幅增加租金，而且可以在短時間內通知或飭令租客遷出，租客只要仍未"上樓"，便須不斷面對和接受被迫搬遷。部分業主更得寸進尺，要求與租客簽署為期僅一年或時間更短的租約。

不過，這些所謂副作用其實現時已經存在，難道現在沒有嗎？租客與業主的不平等關係正正是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政府反而應盡快進行規管，盡快立法制訂規管的原則。此外，即使租務管制會對租務市場產生負面影響，政府亦可定期檢討及調整有關的細節內容，例如提供租金津貼、加強執法以防濫收等，或可參考外國的租務管制政策，例如業主若想裝修單位，可向政府提出適度增加租金、可彈性處理等。其實大家可以商議這些方案，但很可惜，政府完全無意這樣做。

其實葉劉淑儀議員剛才說得很好，我們不一定要規管所有租務單位，可以只針對基層市民的住宅單位加以規管，而外國其實亦有這種情況，特別是德國的做法非常成功，政府為何不考慮這個方案？因此，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希望政府盡快提出方案，並進行廣泛諮詢，讓大家就如何進行租務管制，以及如何保障基層市民的居住權發表意見。

主席，今天辯論的議題是研究立例規管"劏房"。

這就是香港的實況，就是住在"劏房"的市民，每天的居住實況，實在慘不忍睹。

因為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不足，港人便要受苦。政府過去有否真正做好房屋工作呢？

沒有一項難做，只要政府有決心便可。很不幸地，政府在這些方面的工作，似乎一直不符期望。

在牛頭角大火後，我們在申訴部接見了多批工廈"劏房"住戶。

主席，我其中一項修正內容，是因應很多團體的提醒而提出的，便是原議案中有關水電錶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必須有更嚴格的規管，我建議容許有關租客自行登記開電錶。我知道其他同事提出了不同的方式，其實我不反對，因為殊途同歸。我只希望有一個合理方法規管，令租客不用被人"炒水、炒電"，任業主宰割，除承擔昂貴租金外，還要在水電開支上被割一刀。

其實，我們早已提醒政府，只要實施統一劃線，統一現時社會房屋、過渡性房屋、組合屋的做法，一如輪候公屋3年才有資格享有租津。

我認為租津、租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在修正案中提出了這部分。

如果沒有標準租約，又沒有強制規定打釐印，我擔心擬保障"劏房"租戶或"不適切住房"租戶的措施，最終只會徒具虛名，淪為空談。

無論如何，這也是走出了第一步，我多謝葉太提出這項議案，亦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我相信我的修正案內容已相當齊備，而我認為幾位同事的修正案也沒有互相矛盾之處，因此，我希望同事可以因應基層市民的需要，投票支持我們的修正案和原議案。

主席，我在此感謝葉劉淑儀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以及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和尹兆堅議員提出修正案。分間樓宇單位一般是指在建築物原先經批准的圖則上顯示的一個樓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房間。有關的工程通常涉及拆除原先的非結構間隔牆、建造新的非結構間隔牆、裝置新廁所或廚房、加設內部供水管及排水渠系統，以及加高地台以埋置新設或改道的供水管及排水渠等。從規管建築物的角度而言，政府並非"一刀切"禁止樓宇單位分間，而是要確保有關工程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要求。政府對分間樓宇單位所涉及的工程進行規管，把有關工程納入《條例》下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屋宇署亦透過巡查，確保有關單位符合《條例》規定，同時亦透過公眾教育，讓大家知悉違規分間樓宇單位的安全隱患。就工程規管而言，政府於2012年10月修訂《建築物規例》。在修例前，常見的分間樓宇單位工程大部分為豁免工程。為提高工程安全水平，它們被納入屋宇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規定業主須聘請註冊承建商並循有關機制進行工程。若有關分間樓宇單位工程涉及較大改動，不能符合小型工程的規格，業主需按《條例》事先取得屋宇署批准及展開工程同意書，方可進行有關工程。為配合過渡性房屋的推展，屋宇署於上月亦向業界發出通函，指出署方考慮到舊式住宅樓宇在規劃及設計上的局限，屋宇署會針對位於這些樓宇的合資格過渡性房屋項目，就《條例》的適用性提供變通或豁免，以促成有關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屋宇署提供該些變通或豁免的先決條件，是項目必須是經由運輸及房屋局的過渡房屋專責小組支持，以確保其營運符合政策要求，倡議人亦必須提供補償措施，以保障居民享有安全和合理的生活空間。舉例而言，《建築物規例》要求住用地方需有窗戶，以提供天然通風及照明。若有符合條件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因樓宇設計難以完全符合《規例》的要求，屋宇署會考慮豁免部分的要求，但同時亦會要求項目倡議人提供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系統，以及提供符合相關天然通風及照明要求的共用起居室。為確保補償措施持續有效運作，屋宇署會要求倡議人委託認可人士進行年檢。有關措施亦適用於將整幢工業樓宇改裝、獲運房局專責小組支持，並以全幢或部分地方作為臨時過渡性房屋的項目。主席，議案亦建議立法規定每個分間樓宇單位須設有獨立水錶及電錶。經諮詢環境局有關電錶的事宜，我接下來會作回應。分間樓宇單位租戶向業主繳交水費、電費和其他雜費等安排，屬業主和租客間的協議。租戶與業主在訂定租約時，應先行商議各項條款，包括水費和電費的水平及計算方法。現時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租戶，可分別向水務署及兩間電力公司申請設置獨立水錶及電錶。有關申請須得到單位業主同意，以便進行必要的改裝工程，而且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及安全標準。例如，有關的電力裝置須符合《電力條例》規定的安全標準，亦要有直接通道讓水務署人員——若以水錶為例，在有需要時無須經過屬其他人的私人地方，而為供水系統進行檢查及執行其他職務，以及系統需接駁至設置在大廈公用地方，以方便日後抄錶等。有關資料可在水務署及兩間電力公司的網頁上找到。根據《水務設施規例》，水務署的註冊用戶可向處所佔用人收取在其處所內部供水系統的用水費用，包括水費及其他相關合理成本，例如維修費用，但不可從中圖利。而根據兩間電力公司與客戶所簽署的《供電則例》，除非事先獲得電力公司的書面同意，否則客戶不得把取自電力公司的電力轉售予第三者。如果分間樓宇單位租戶懷疑被濫收水費或電費，他們可向水務署或兩間電力公司舉報，從而作出跟進和調查。基於分間樓宇單位所在大廈在設計上各有不同，例如未必有直接通道供維修供水系統之用，又或大廈電力荷載不足以設置獨立電錶等原因，因此，在現階段政府並沒有安排強制規定為所有分間樓宇單位租戶安裝獨立水錶及電錶。主席，接下來，我會邀請運房局副局長就議案與房屋政策相關的事宜作出回應。

主席，首先感謝葉劉淑儀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以及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尹兆堅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剛才黃偉綸局長已就現行法例對分間樓宇單位所涉工程的規管，以及有關設立獨立水錶和電錶的事宜作回應。我以下的發言則會聚焦於議案與房屋政策相關的議題。香港住屋問題的根源是長期供求嚴重失衡，再加上過去幾年環球資金充裕、持續超低利率的大環境，導致樓價和租金高企。政府明白低收入住戶住屋負擔沉重，部分住戶或需租住居住在環境欠佳的房屋，包括分間樓宇單位。要解決因房屋供應不足而引致住屋困難的問題，持續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方為根本之道。政府於2014年12月公布《長遠房屋策略》，並一直根據《長策》下"供應主導"及"靈活變通"的原則，持續多管齊下地增加公私營房屋的供應，重建房屋階梯。根據《長策》，政府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訂定逐年延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以顧及各種社會、經濟和市場最新狀況，並按需要適時作出調整。根據2017年12月的推算，2018-2019年度至2027-2028年度10年期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6萬個單位。

"劏房"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為5.3平方米，而"劏房"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為4,500元。上述數字反映，部分香港人的居住環境相當惡劣，其中一些住戶已捱了近10年，更可能要多捱10年，試問人生還有多少個10年？整體而言，時下"劏房"存在三大問題：一為安全隱患；二為租金高企；三為環境擠迫。原議案提出訂立規管"劏房"的條例，主要透過立法解決或紓緩上述問題。自由黨認為，除了杜絕安全隱患外，後兩者根本難以解決，亦非透過行政措施所能杜絕。

對於涉及消防安全隱患及影響房屋結構的"劏房"，政府理應嚴加取締，並飭令相關業主糾正違法建築。然而，自由黨明白現實情況：居於"劏房"的人口高達21萬人，佔全港人口3%；按住戶計算更佔全港137萬多個私樓單位住戶的6.7%。在私樓及公營房屋均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當局根本無法應付取締大部分"劏房"後所產生的嚴重後果。所以，基於現實考慮，自由黨不得不承認，在現階段而言，"劏房"不能亦不應全面取締。我們甚至要容忍一些沒有即時結構危險，但亦觸犯《建築物條例》的僭建或改建"劏房"繼續存在，從而給予當局更多時間，透過填海造地以解決房屋供應不足的核心問題。

當局為"劏房"發牌以至規管，本質上會帶來很大的道德風險，因為"劏房"給人的印象始終過於負面，亦一直具有剝削和謀取暴利的特質。假使特區政府為這類不獲好評的"劏房"背書，難免令人質疑政府是否牽頭鼓勵"劏房"業務。因此，自由黨原則上反對特區政府對現存的"劏房"進行發牌規管，以免這些劣質"劏房"的業主更有恃無恐，令"劏房"問題更嚴重。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劏房"都沒有安裝獨立電錶及水錶，因為濫收租客水電費用是"劏房"業主另一重要收入來源。我們原則上贊成"劏房"業主須為各個住戶安裝獨立水電錶，但我們亦認識到當中的困難，尤其是全面規定現存"劏房"必須安裝獨立水電錶更是難上加難。再者，整個立法規管和執法過程勢將經年累月，並會遇上重大阻力。自由黨期望政府優先立法，規定新建"劏房"必須安裝獨立水電錶，以解決新增"劏房"住戶被業主濫收水電費的問題，然後才按區域或樓宇種類編排現存"劏房"安裝獨立水電錶的次序，以分階段方式落實安裝獨立水電錶的規定。就原議案提出規管"劏房"租金的建議，基於反對租金管制的同一道理，自由黨亦反對這種變相的租管制度，原因是租金管制只會降低業主出租單位的誘因，減少出租單位的供應，進而令社會對"劏房"的需求更殷切。如此一來，"劏房"會供不應求，"劏房"市場更可能因此走向高端化，因為業主或會優化"劏房"檔次以求收取較高租金。這間接令有意租住"劏房"的人士更難覓得符合其經濟能力和需要的單位，"劏房"為基層市民或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提供臨時安身之所的功能亦會大幅降低。歸根究底，解決"劏房"的唯一方法是增加房屋供應。因此，自由黨絕對支持政府當局盡快落實"明日大嶼願景"及其他拓展土地供應的計劃。

我們今天在此討論"劏房"的議題，本身已經極其荒謬，亦是非常不幸的事，但現實終究是現實，我們須要實事求是地針對現實中發生的問題，尋求解決良方。不過，我必須指出，公民黨並不支持"劏房"合法化。我們只是希望確保居於"劏房"的居民能夠找到有質素及有保障的住屋。代理主席，特首在2018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房屋政策的4個元素，包括"在新供應未到位前，善用現有房屋資源，協助長時間輪候公共租住房屋的家庭和居住環境惡劣的居民"。可是，如果以合法"劏房"作為補救措施，我們相信這是不能接受的。歸根究底，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建公共租住房屋，才能夠有效地為香港人提供安居及適切的居所。代理主席，近日令我非常憂慮或耿耿於懷的一則新聞，我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也就是屯門有一個新樓盤推出，說的是128平方呎的圖則，坊間稱之為"龍床盤"，為甚麼？因為發展商說即使居於紫禁城的皇帝最終都只是睡在一張床上。

說回"龍床盤"的間格，扣除改裝露台作為浴室之外，全屋面積不足90平方呎，與赤柱單人囚室不相伯仲。從滿足市民對置業或租住房屋的居住需求來說，我覺得這都是遠未能及的。實際上，政府統計處亦公布，正如其他同事今天也提及，香港大概有最少21萬人居於"劏房"。

香港的確進入了一個非常病態的社會。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2016年"劏房戶"的平均租金為4,500元，平均居住面積是57平方呎，即每平方呎平均差不多79元。聽起來79元不是一個大數字，但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有傳媒曾作出比較，港島駱克道一間40平方呎的"劏房"，每月租金3,600元，呎價90元；而距離不遠的西半山羅便臣道一個高層三房海景單位，實用面積855平方呎，租金51,000元，呎價60元。在比較兩者之後，我們便會看到居住在基層單位的市民，特別是居於"劏房"的市民，他們面對的租金壓力的確不比任何一位中產人士來得輕鬆，甚至是更困難。另一個迫切的問題當然是安全的問題。根據《建築物條例》，一些不涉及建築物結構的建築工程無須事先申請，便可以在現有建築物內進行，例如興建間隔牆；但正正由於大部分"劏房"的工程均屬免審批工程，業主很多時候便會忽略基本的安全標準，包括消防裝置、走火通道，甚至忽視通風、衞生、光線不足等問題。因此，議案的第一項正好針對這問題，對症下藥。雖然如此，代理主席，這裏的問題是，經法例發牌規管的所謂"優質劏房"，說到底仍然是"劏房"，它們無法解決"安居"這個根本核心需要。香港人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與"亞洲國際都會"相稱的一個家。"劏房"住戶需要的是一個有私隱、有足夠空間讓下一代快樂成長的地方。當然，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香港有不少"劏房"住戶，如果發牌規管"劏房"，即使因為有租金規管而沒有引致租金上升，"劏房"數目可能亦會下降，而政府要解決的其實是住客的安置問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容許工廈免補地價，把部分用地改作過渡性房屋，以低於市值租金出租予輪候公屋3年以上的家庭。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當工廈改建為"劏房"，將會對現時工廈的租戶構成壓力。他們很多可能是創作人，如果被趕走，對本地文化產業固然有必然的影響。再者，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很多工廠大廈本身嚴重老化，特首的建議可能會提供數百個單位，但其他"劏房"住戶面對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呢？說到這裏，必然會回到問題的起點，也就是"劏房"依然存在，我們依然要面對。現時的感覺好像時光倒流，回到以前的六七十年代，市民要共用廚廁、人均面積低於50平方呎、擠迫程度不亞於監房，這正是我在發言開首時提出的憂慮，而要從根源解決問題，正正是在席的黃局長今天所擔當的角色，也就是房屋供應和土地供應，包括"棕地"、"丁地"等土地的供應，這是我們希望提倡的。在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上，如果政府強調理財新哲學、要做到有為，便不應該只躲在市場後，用市場作"擋箭牌"，因為要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是政府必須肩負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透過今天討論數位議員的議案及修正案，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新思維刺激特區政府，令其有膽量地從土地的供應針對問題，對症下藥。

這已非單純房屋的問題，也是香港人尊嚴的問題。

在這9萬多個"劏房"中，大多數均可能違反現行《建築物條例》的安全標準，造成環境衞生惡劣的問題，並構成安全隱患。很多"劏房"的牆壁並非採用防火物料，房門亦不能防火。

更甚者，"劏房"距離單位大門太遠，各個房間外共用的走廊太窄，後門又密封，一旦發生意外，住客難以逃生。很可惜，政府採取"拖字訣"應對"劏房"問題，導致近年發生很多涉及"劏房"的事故，最嚴重的當然是發生火警，甚至整個違規建築部分倒塌，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如果政府按照現行《建築物條例》的標準嚴格執法，其實早已可取締絕大部分違法的"劏房"，但政府根本不敢觸碰這個問題。第一，政府官員其身不正。2012年，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涉嫌透過任職董事的公司購入多個位於大角咀的單位用作"劏房"出租牟利，因而引起民憤。當政府官員本身可能是出租"劏房"的既得利益者，由他們制訂或改變法規進行規管，我很懷疑他們根本不會關注或着緊"劏房"居民的福祉和安全。第二，政府即使執法或修例，如果沒有其他政策配合，單靠規管或取締"劏房"仍然可能衍生其他不公平的情況或更多問題。政府自2012年起針對工廈違法單位加強執法和取締，受政府清拆行動影響的住戶數目不斷增加，例如屋宇署在2015年到荃灣榮豐工業大廈執行封閉令，數十名工廈"劏房"居民無家可歸。大部分拆遷戶只能獲得關愛基金的搬遷津貼，並無妥善的安置政策。在"有執法，無安置"的情況下被迫遷的工廈"劏房戶"，最終由於找不到私人住宅的"劏房"單位，只能繼續尋覓另一間工廈"劏房"，而且住得更隱蔽，可能更危險，外界難以接觸他們，其安全更無保障。

如果政府只是將"劏房"合法化，這絕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我們不可"見樹不見林"，應該從整個住宅市場及房屋分配制度着手。首先，政府要杜絕房屋成為投資炒賣的工具，並且為私人市場設立租務保障機制，讓香港人不論置業或租住，不論居於甚麼單位，均可按能夠負擔的水平覓得棲身之所。

當然，最佳的解決之道，是政府提供充足的出租公共房屋，安置被迫遷的"劏房"家庭。

再看看政府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私人住宅單位的月租中位數為10,000元，而租金相對收入比率的中位數為31%，較10年前的25%高出6%，可見租戶捱得有多苦。因此，我們留意到租務管制的其中一個重點是維護對租客的保障，以及讓基層和夾心階層市民能以合理價格租住居所。根據2009年至2018年的數字，租金升幅甚至接近1倍。

到了現屆政府，我聽到副局長對此很有保留。

雷鼎鳴教授當然對實施租務管制的建議很反感，他提出的第一點原因是租務管制反而會推高租金。

但如果我們單單因為那一刻的經濟行為而拒絕考慮一切政策措施，其實有很多政策也無須推行。

在2016年，擁有3個物業以上的市民有172,866人。

在1985年至1998年實施租務管制時，空置率為3%至4.7%。但到1998年撤銷租金管制及最後在2002年撤銷租務管制後，那時候的空置率高達6.8%，證明空置率並非純粹取決於政策，很多時也受經濟周期影響。

基本上，這是愚弄議員的說法，其實政府只需稍作考慮，便會知道可以設定時限，而且只有那些已輪候公屋3年或4年的人才可以申請這類津貼。

政府的態度如此負面，根本是甚麼也不想做。可是，又有另一個極端。我對自由黨議員剛才的說法感到非常吃驚，他們反而認為，基本上，這是自由市場，無法規管，否則只會好心做壞事。

我看不到現時的"劏房"如何非法。當然，有很多小型工程的問題，例如完全沒有設置具防火效用的間隔牆，又或即使進行了水電壓力等測試，但仍未計算清楚，應該違反了《建築物條例》，但當局如何調查？

政府表示在水錶方面，比較麻煩的是需要有公共通道讓職員抄錄水錶讀數。

2018年施政報告第58段強調，當局會積極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的短期措施，包括容許改裝整幢工廈，以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我們亦希望政府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適當規管分間樓宇單位，以確保"劏房"住戶有較為安全和舒適的居住環境。不過，社會各界在探討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可行方案時，應該充分考慮本港的實際情況，以及相關方案可能衍生的影響，避免"病急亂投藥"。原議案中有"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租金升幅"的字眼，而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和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分別提及"立法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租金"、"立法就分間樓宇單位推行租務管制"、"設置租務穩定機制"等，均並非務實的解決辦法，而且容易扭曲自由市場的運作。如果規管下的分間樓宇租金過分偏離市值租金，業主更有可能寧願封盤拒絕放租，導致租盤供應進一步減少，恐怕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2018年施政報告公布"明日大嶼願景"，計劃盡快展開研究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海，建造合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用作興建26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其中七成是公營房屋。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均認為，特區政府展示了加大力度開拓土地的決心，值得歡迎和肯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會部分非建制派議員平日往往表現得為民請命，質疑政府為何不設法加快房屋供應，以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但另一方面對政府積極開發土地、拓展新發展區的各項舉措不但沒有全力支持，還在審批相關撥款申請時諸多留難，甚至以種種"拉布"手段盡量拖延。他們更利用危言聳聽的措辭，將"明日大嶼願景"妖魔化，口口聲聲說甚麼耗資可達1萬億元，有可能淘空庫房，破壞生態環境等，甚至要當局承諾在善用本港所有土地資源前，不再考慮填海建造人工島的方案，總之務必要打倒"明日大嶼"計劃。我希望他們可以向社會大眾解釋一下，他們口惠而實不至，不讓政府拓展足夠土地，那麼本港未來10年的房屋供應如何能達標呢？基層市民要實現"上樓夢"，豈非變得遙遙無期，難道要他們長期屈居於"劏房"？10年之後，20年之後，30年之後又如何呢？代理主席，我和經民聯的同事過往曾經通過不同渠道，向有關當局提出增加房屋單位數量的一些可行方案，例如政府可優先考慮放寬市區部分住宅及商業用地的地積比率，尤其是高樓齡公共屋邨的地積比率偏低，只要當局盡快以較高的地積比率重建，便可以立竿見影，增加公屋單位的供應。同時，政府可以因應實際需要，更彈性處理郊野公園用地，例如只要改劃約3%生態價值較低的綠化地帶用作建屋，便可望提供27萬個住宅單位。代理主席，如何急市民所急，切實有效地增加本港土地和房屋供應，既需要社會各界集思廣益，也需要當局以創新思維修訂不合時宜的慣例，並且投放資源，優化各項配套政策措施。我期望財政司司長和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在這方面能夠進一步回應社會的訴求。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相對其他土地供應選項，在深海填海造地興建人工島要耗用多少公帑？

政府從沒諮詢過我們，也沒有提供詳情。

政府是否擔保現時居於"劏房"的市民日後可遷到人工島的公屋居住？

代理主席，九龍西區其實是"劏房"重災區，無論是深水埗、油尖旺、九龍城還是土瓜灣，"劏房"問題都比其他地區嚴重。

我不知道局長如何介入，但這個問題並非與他無關，因為"劏房"現時的確出現業主轉賣水電，收取昂貴費用的問題，需要發展局介入處理。所以，民主黨亦將提出修正案。

黃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代理主席，根據政府的數據，現時香港大概有92,000個"劏房"，居住人數為21萬人。他們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除了十分擠迫之外，"劏房"衞生差，消防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除了間隔明顯違反《消防安全條例》之外，我曾與一間電視台到深水埗視察"劏房"，發現放置於走火通道的數支滅火筒都是過期的，發生火警時不知怎辦。居於"劏房"的市民大部分正在輪候公屋，但公屋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近年興建公屋單位數量仍然不足，估計輪候時間有可能會進一步延長。換言之，在短期之內，"劏房"無可避免地會繼續存在。因此，我認為有需要作出一定程度的規管，特別是在衞生及消防安全方面。事實上，要解決"居住難"的問題，實在需要較長的時間。為解燃眉之急，發展過渡性房屋是急不容緩的。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容許改裝工廈為過渡性房屋，我認為是大膽而破格的建議。如果成功的話，可以有效紓緩基層家庭的住屋需要，亦可以打擊目前工廈的非法"劏房"，更可以因增加供應而令"劏房"租金回順。可惜立法會一直沉迷於政治炒作，根本沒時間充分討論這個可以真正幫助市民的方法。根據社區組織協會的研究，全港有1,000多幢工廈，當中有124幢市區工廈適合改建為過渡性房屋。如果每幢工廈可建150個單位，即有大概2萬個單位的潛在供應，可以容納超過7萬人。如果改建申請獲得政府批准，只需1至2年的工程時間，單位便可以出租，實在是"快靚正"的方案，非常吸引。

政府可能覺得這些建議已經十分突破，但如此被動的推動方式，其實只是鼓勵民間自行去做，今時今日以這種方法推行，將難以取得成績，特別是經濟誘因並不算大。現時工廈業主須投資一大筆錢才能改建工廈，申請審批亦可能困難重重，回報率未必很高。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又怎可能吸引業主主動參加？我們有時候真的要向新加坡學習，無論是推動經濟或民生計劃或招商活動，政府都會親自上陣，主動出擊，往往做出好成績。所以，要計劃取得成功，政府應該更大膽，打破以前的框架，由政府或半官方機構主導，親自與業主商討，提供貼身協助。

政府目前計劃撥出10億元資助過渡性房屋的發展，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改建工廈；但是，政府必須要求業主訂出合理租金，提供面積比"劏房"大、衞生及防火設施較好的過渡性房屋，未來數年便可能釋放出近兩萬個單位，議案今天提及的種種問題亦可以一併解決。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這些可以幫助市民解決問題的好事，政府應該排除萬難，勇往直前。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只是針對短期的問題，但長遠要解決房屋問題，始終要靠大幅增加土地。近期社會熱烈討論"明日大嶼"計劃，正所謂真理越辯越明，財經界的專家已經多次力證計劃切實可行。

所以，"明日大嶼"計劃是解決香港居住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希望市民能夠多聽各方面的意見，自然可以判斷真假。同時，過去發展棕地及農地沒有成效，其中一個原因是土地擁有者覺得奇貨可居，但當"明日大嶼"上馬，將來會有大量土地供應，再無奇貨可居，屆時發展棕地及農地將會更有把握，土地的短中期供應便會更有保證。

現時讀畢中學需時6年，小學亦是6年制。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填海造地計劃，可以達到此目的。當然，有人會說填海造地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所以政府要在中短期內全方位覓地建屋。

不過，無論政府如何努力，覓地建屋需要一定時間，所以，以前稱為板間房、現時叫做"劏房"的分間樓宇單位，始終存在一定的需求。針對"劏房"租金近年不斷上升；租約期過短，甚至沒有租約；業主濫收租客水電費；部分"劏房"可能違反地契及土地用途，並存在消防和結構安全風險等問題，葉劉淑儀議員要求政府進行研究，參考英國經驗，訂立法例加以規管。我認為政府應該跟進。我反對重設租金或租務管制，原因是租管會降低業主將單位放租的意欲，所以我認同剛才蘇副局長對這方面提出的意見。租管可能令部分業主故意以另一種方式出租單位，以避開租管。另外，實施租管後，業主在揀選租客的時候，肯定會更加挑剔，最終亦可能令租盤供應減少，帶動租金進一步上升，基層及弱勢家庭因而更難找到合適的居所。此外，租管會令受規管物業的業主不願花錢維修保養單位，令樓宇質素惡化，租戶的居住環境可能變得更差。原議案提到以發牌制度規管"劏房"營辦，就單位的設施、居住人數和面積訂立標準。其實，我在2013年已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制訂人均居住面積標準，藉此為政府和社會訂下目標，長遠而言改善所有香港人的居住環境。

會否變成好心做壞事呢？當然，我不反對政府研究如何改善及解決"劏房"問題，並增加過渡性房屋。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和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均要求政府在完成規管"劏房"立法研究之前，向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基層家庭提供租金津貼。他們的建議同樣是用意良好，但會否引致一些無良業主進一步加租呢？屆時，可能連不合資格申請公屋的"劏房"租戶也會受影響，他們不合資格獲發租津，更要面對業主加租，所以我難以支持有關的建議。尹兆堅議員亦建議進行全港性"劏房"住戶普查，我認為可以研究，以便政府了解香港"劏房"問題的真實情況，包括"劏房"單位數目、住戶數目和居住人口，以及"劏房"的租金水平和居住環境的概況，從而制訂相關政策和援助措施。但他建議每年進行普查，就可能過於勞民傷財，亦不切實際。

對於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我看不見有甚麼新內容。

但我們看到眼前的問題是公屋輪候冊的隊伍越來越長，現時共有28萬戶輪候家庭，而《長遠房屋策略》下公營房屋供應的累積短缺已超過5萬個單位。這是我們面對的根本處境，政府必須正視。然而，我認為政府另一項要正視之處是就基層住戶所需的房屋供應而言，其中一種巨大阻力是來自市區重建。

但每項重建計劃所淘汰的房屋供應量往往是高達兩三千個可供基層住戶入住的單位，令市場上基層住戶的房屋供應更加緊張。

讓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市區重建局在九龍城區的一個地盤，計劃非常宏偉。

因此，我認為市區重建計劃的速度是另一項頗為影響基層住戶房屋供應的根本元素。

儘管我未必完全贊同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全面租金管制計劃，但我認為有一種方法既可平衡租金管制令市場出現的租值扭曲，同時亦可解決租住問題。

我認為在租約或租住權的保障上，其實私人商業樓宇已普遍訂立年期較長的租約，讓雙方有機會議價，亦令租客的租住權得到保障，這是否兩全其美的做法呢？最後我想指出的一點，是面對求過於供的問題，其實有何方法於短時間內在市場上提供大量租盤呢？

試想想，這種組合其實真的難以match，因為計劃本身已設限。

如果我們只依賴其他措施如租金管制或填海計劃等，其實是過於遙遠。

主席，我想指出，政府統計處的文件顯示，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全港約有27,000個屋宇單位設有"劏房"，"劏房"數目達92,000多間，當中有209,700人居住，而現時"劏房"的月租中位數是4,500元，數字相當驚人。我亦要提醒大家，這是2016年的數字，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呢？當時的公屋輪候時間只是4.1年，一般申請人平均輪候5.5年，長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則只是2.9年。今年是2018年，大家可以預見，公屋輪候時間衝破6年是指日可待的，數字只會有增無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居於"劏房"的人很多是正在輪候公屋的基層市民，或沒有收入的長者，輪候期間真的無法入住私樓，只能屈居於"劏房"。過往很多機構曾進行多項調查，有機構在2017年年底訪問約200個深水埗"劏房戶"，發現"劏房戶"的租金中位數是4,062元，但人均居住面積卻減少至45平方呎，居住環境確實相當惡劣。

跟香港政府談論權利，其實有少許緣木求魚的感覺，但我也要說下去。住屋權受到很多國際人權文書的認可，《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已將住屋權列為最低生活保障權的其中一部分，全文是這樣寫的："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着、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而香港政府亦在2013年《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中開宗明義表示，"目標是為每一個香港家庭提供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說得很動聽，亦很正確，難以不支持。但是，多年以來，政府有否為"適切"及"可負擔"作任何定義及解釋呢？一直以來，"劏房"被視為"非法改建"的代名詞。因為政府未能滿足市民的住屋需求，將窮人擠壓至私樓，才出現"劏房"。

面對房屋問題，港英政府和香港政府採取兩種不同的方法。港英政府為了解決寮屋問題，將新界寮屋合法化，大力建造新市鎮，市區則興建徙置區、臨屋，其後有公屋。港英政府處理房屋的特點，是由政府全力主導，不會依賴私人市場，對私樓市場不予維護，亦不予同情，公有公，私有私。但是，近年特區政府則容許在私樓內建造"劏房"，其一是令私樓變得有市場，樓價越來越高，造成漣漪效應；其二是將原屬違法的改建合法化；其三是永續不合理的"劏房"現象，逃避面對窮人的合理住屋需要，堪稱飲鴆止渴。近年，每當討論房屋問題時，大家便會說出香港許多"七十二家房客"的笑話來調侃一下。即使"七十二家房客"的"劏房"擠迫現象如何存在已久，其實說出來都只是用來粉飾房屋問題。不過，政策影響不是非黑即白。今天這項議案提出要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我提出有數點值得研究：首先，究竟我們應該容許"劏房"可以多細小呢？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公布的全港"劏房"統計數字，全港約有209,700人居於"劏房"，人均居住面積僅得56.5平方呎。將心比己，如果可以選擇，有誰願意入住人均面積只比一張乒乓球桌大少許的單位？調查又顯示，全港現時約有90,270間"劏房"，平均一個單位分間成3.4間"劏房"。在商言商，我當然明白業主必然想將房間盡量"劏"到最細小，"劏"多一間，便可賺取多一間的金錢，把利潤賺盡，只要符合政府的規管要求便行。我要思考的問題是，在我們訂立規管"劏房"的條例前，更重要的是，多細小的"劏房"才是我們的底線呢？難道真的認同56.5平方呎的人均面積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是否要牽頭將"劏房"合法化、正常化、合理化？事實上，如果認真執行規管，在《建築物條例》及《消防安全條例》下的最低標準，也不容易達到，例如把一個五六百平方呎的單位分成多少個"劏房"，才能完全滿足透光、通風等消防要求？

屆時政府又會否為了將"劏房"正名，於是放寬條例限制，再次將基本要求倒退，予以遷就呢？"劏房"合理化的政策的副作用及政治含意，實在不能夠忽視。"劏房"過去是一個比較含糊的用詞，主要用於形容環境惡劣、面積狹小的房間，社會普遍認為"劏房"是一個負面標籤，是不適切、不宜居、不理想及不能長住的。

如果政府高調提出訂立有關"劏房"的條例，是否有意令"劏房"一詞變得越來越合理，嘗試以這種"換名不換屋"的方法來減少民怨呢？記得陳帆局長曾在討論"劏房"問題時說過："勿以善小而不為"，我想補充下聯："政府善大而不為"。其實政府將"劏房"合法化前，仍有很多"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的改善方案。例如使用市區重建局的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在"餅塊地"增建過渡宿舍，以及回購公屋、居屋或私樓單位、提供租金津貼......

主席，"劏房"是香港的一個污點。

事實上，這議題已討論多年，本來政府認為極富爭議性的租金管制，今天也由建制派議員提出來。

我們立法會議員不能立法，也不能使用公共開支，這全部也是由政府壟斷的權力，但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不批准財政預算案。各位建制派政黨的議員，如果這是你們重中之重的工作，如果大家已經提出這些意見，政府卻完全"睬你都戇"，你們全部也有自己的成員在行政會議中，那是政府最高的智囊。

還是大家有沒有guts，如果政府甚麼也不做，連我們剛才提到最基本的數項建議也不做的話，大家會否不通過財政預算案？如果會，政府便會跪低。

主席，兩年前，我懷着沉痛的心情，在這裏談論"劏房"問題，因為當時在荃灣接連發生了兩宗火災，導致有人死亡，其中一宗在二陂坊，另一宗在享和街。當時我亦表示希望政府探討發牌制度或登記制度。

但是，當時我提出登記制度，出發點是因為我們認為雖然"劏房"是臨時居所，但也應該符合基本的安全標準，例如最低限度設置滅火筒。

另外，曾經出現一些情況，便是即使發生火警，消防員到達有關單位，卻根本找不到入口，原來上層店鋪的閣樓須在下層一個入口走上去。

我甚至想問問死者是誰，也找不到。所以，事件發生了這麼久，我相信這宗也是"無頭公案"了，沒有辦法，因為業主在外國，他委託了某些人，又或某些人霸佔了物業，然後將之出租，結果是他可以繼續出租物業。

所以，我希望有一套簡單的登記制度。

就是如此簡單，也是最容易做的。

其實我希望政府在住屋，尤其是在這類過渡性房屋的問題上，應該按部就班、有次有序地做。

政府應該盡量提供協助，令供應增加。只要有供應，市場租金自然會回落。當租金回落時，業主為了促使更多人租住，便會有市場動力，令他們對"劏房"作出改善。因此，我希望第一步是先增加供應，在不同區份或"劏房"比較集中的地區增加供應。第二步，是推行民建聯倡議的"劏房"租金管制。

所以我們希望對這類最基本的人權、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可以加以管制。同時，我也看到地政總署其實也有不少執法行動，針對一些寮屋。有些寮屋可能在1982年6月1日前已搭建，但因為收到一些投訴，例如指門口加建了簷蓬，因此要將整間屋拆卸。

結果便為住屋帶來更多剛性的需求。所以，我希望在寮屋政策方面，政府也考慮措施的優先次序。我知道政府就一些新搭建的寮屋，會採取即時清拆的做法，對此我十分贊成，因為我們不應該讓非法搭建的寮屋大量增加。但是，對於一些存在已久、有歷史因由的寮屋，應該用一個暫緩的方式，容許居民暫時棲身，不要令房屋需求，尤其是對"劏房"的需求變得這麼大。我希望政府部門能夠聽到這些建議，在未有辦法興建足夠房屋前，採取一些短期措施或行政方法，令居於"劏房"的居民可以，第一，租金下降；第二，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居所。

我希望大家搞清楚一點，"劏房"現象之所以出現，本質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因為貧富懸殊的問題，在房屋需求極為殷切的情況下，有一群人找到空間繼續賺到盡，甚至連財政司司長的家人也搞"劏房"。這個做法不是一項房屋政策，亦不一定直接與土地發展相關，本質上是貧富懸殊的問題。

因此，我希望大家搞清楚起點，要解決"劏房"的問題，本來就要解決地產霸權的問題，儘管這說法是老土一點，而這也是上一任行政長官競選時欺騙大家的口號，今天已經過時。大家應搞清楚這本質上是貧富懸殊的問題，我不希望與大家談甚麼理論、經濟概念，雖然我也曾經是一位大學學者，我只希望與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政府如何在施政上出現思覺失調。前年暑假，我從立法會公共申訴辦事處接了3宗申訴個案，3宗也是與"劏房戶"被迫遷有關的。

在新界西，尤其是荃灣及葵青等地區，許多單幢式私人樓或工廈也是經營"劏房"的。我一個暑假便接了3宗申訴個案，數十個"劏房戶"因為政府在施政上要取締"劏房"而被迫遷。這數十宗個案包括哪些類型的家庭呢？

第二個求助家庭：全家都說普通話，父親和大兒子持單程證來港，另一名孩子是搶閘來港出生，屬香港永久居民。第三個家庭是典型香港基層家庭的悲劇。

這是貧富懸殊的問題，基層家庭或因為上班較近，不想住在偏遠地區而屈居於"劏房"。

至於我剛才提到的兩類家庭，顯然是因為人口政策失誤。政府有否計算現時9萬多個"劏房"中，有多少是因為雙程證、單程證、"單/雙非"來港後，發現原來香港並不如他們心目中所想，也不如TVB電視劇所看到般是一個生活天堂，而是一個人間煉獄。

主席，特首最新一份施政報告的焦點是興建1,700公頃的人工島，政府表示要大興土木填海才能解決住屋問題。究竟是否要興建人工島才能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仍然存在不少爭議，但如果說住屋問題非常嚴峻，相信大家也會認同。香港雖然是先進的經濟體，但市民的生活質素有時比發展中地區還要差。衣、食、住、行中最惹人詬病的便是"住"，市民不但住得昂貴，同時住得細小。貴價袖珍樓近年越來越誇張，出現所謂"納米樓"，一個單位只有百多呎，外國一個房間比它還要大，但售價卻要二三百萬元，難怪美國顧問公司進行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指出，香港去年已連續第七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市民平均要不吃、不消費18年才能置業，聽到也感到匪夷所思。有能力供樓的，尚且居住得如此擠迫，那些尚未獲分配公屋的基層市民更不堪設想，不是居住於"籠屋"床位，便是分間樓宇單位，即俗稱"劏房"。

很多"劏房"環境根本惡劣至不適合人居住。我曾經與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同事一起參觀深水埗的板間房，那些板間房設於日久失修的舊樓內，四處骯髒不堪，烏燈黑火不在話下，破爛的板間房內只有一個很細小的廁所和廚房混合體，煮飯、沖涼和大小二便也在同一個地方進行。實在很難想象，在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仍然有人要居住於這些地方，而且租金呎價比豪宅還要高。

市區一間40呎的"劏房"，月租最少三四千元，一點也不便宜，而且租客毫無保障。在2016年，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對380個"劏房戶"進行調查，有三成租戶並無簽署書面租約；有三成半住戶由業主口頭說每月多少水電費，他們便繳交多少水電費；有四分之一的租戶過去3年曾被迫遷，當中過半數是因為業主大幅加租。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對於規定每間"劏房"要設置獨立水錶和電錶，以及管制租金升幅，均有共識，反映不同派別的議員均十分關注基層的住屋問題，希望減輕他們的負擔，並為他們提供更多保障。這些聲音，政府是否願意聆聽呢？我記得在今年6月4日，房屋及福利兩個事務委員會曾舉行有關租金管制的聯合會議，並邀請關注基層住屋問題的團體和個人發表意見，但政府所提交的文件卻事先張揚，指租金管制並非合適的做法，因為人為壓低市場租金，會減低業主出租單位的誘因和意欲。不知道就今次有關規管"劏房"的議員議案，官員又會否回應表示，人為壓低市場租金，會影響業主出租"劏房"的意欲呢？更重要的是，位處租屋市場最下游的"劏房"，大部分也是不合法——我要說3次，是不合法、不合法、不合法的——要規管這些分間樓宇單位，政府須積極介入規管，訂立"劏房"的各種標準和要求，同時亦須積極執法，才能夠杜絕這些有潛在危險的非法"劏房"。此外，要令"劏房"符合《建築物條例》和《消防安全條例》，以達至議員所說的環境舒適和安全，一定會增加業主的成本。因此，政府要有足夠的政治意志，才能夠一方面為了租客的舒適和安全着想而規管"劏房"，另一方面限制租金加幅，減輕基層的住屋負擔，這是對政府重大的考驗。我十分贊同鄭松泰議員剛才所說，其實"劏房"根本不合法，我們沒有理由要尋找一些理由來為它正名。主席，基層住屋問題嚴峻，已經說了很多年，很多辛勤工作的香港人完全無法體驗有尊嚴的生活。今次議案只是再次提醒政府，如果政府不採取有效措施紓緩基層的住屋需要，市民的不滿和社會矛盾只會繼續累積，對香港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處理"劏房"的問題，必定要採取短中長期措施。長期的措施，肯定是支持"明日大嶼"，希望為香港填海造地，增加土地供應。短期方面有甚麼可以做到呢？

除了租金津貼之外，當地亦設有租金管制。為何我們說要三管齊下呢？

政府確實有需要介入市場，令租客可以有穩定的居所。

主席，"劏房"問題有多嚴重，我無須在此重複。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及，超過15萬個家庭居於"劏房"，估計如果情況不變，未來會有更多。所以，我亦感謝葉劉淑儀議員讓本會今天有機會討論"劏房"，因為已經很久沒有機會討論到議員議案了，確實是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討論的。首先，我想與大家一同想想，為何"劏房"的數目會增長得如此快速？當然，這個問題其實大家都有答案。第一，就是房屋供應不足，有市場；第二，舊樓重建緩慢；大量"劏房"其實也位於舊區，因為舊區的單位較大。如果業主選擇將整個單位出租，無論是租值以至租出的機會，都較"劏房"為低。所以，我們看到——尤其是我們是服務舊區的議員——舊區重建緩慢，而市場對"劏房"有需求，導致"劏房"的數目真的如雨後春筍般增加。

第三，當然是政府要自我檢視，我認為這與政府過去對"劏房"的態度有關，簡單而言是不想理會、不規不管。當然，我亦理解，政府因為未能解決房屋問題，所以，其實很多議員都提過，而市民如果理性一點也會明白，"劏房"雖然環境惡劣，但如果沒有"劏房"，那些市民可以住在哪裏？

主席，其實小型工程是甚麼？

簡單而言，只要業主願意建造"劏房"，建造過程其實是很短的，只需數天便可完工。

以我現時服務的土瓜灣區而言，一幢50年樓齡的樓宇，大約有三分之一都變成"劏房"，有些面積較小的，是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如果一切情況不變，我估計這種現象會繼續兩級跳——或許不要說三級跳了——簡單而言，將來舊區因為重建緩慢，會出現"劏房"大廈。

我認為這些地方將來會變成社區的"火藥庫"。

我想同事也要理解這點，沒有人想"劏房"合法化，我相信葉太也很同意，對嗎？老實說，出現這種社會現象，政府過去的政策也要負上責任。其實這種社會現象就好像僭建物一樣，舊區有那麼多僭建物，全香港有那麼多僭建物，原因是甚麼？

5年、10年後，我剛才所說的，不一定是假的。將來舊區的大廈就是"劏房"大廈，就是危險的"火藥庫"。

我認為葉劉淑儀議員的議案是可以研究的；陳恒鑌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也不錯。我希望局長可以承諾，在你局下特別成立一個小組。我是很擔心安全性的。現時當局不規不管，只是從規管小型工程着手，因此會導致我剛才所提及的問題。

這總好過現在你仍然不承認這個問題，還說不考慮，只是以規管小型工程來回答我。